主席，我首先希望借我的陳辭，讚賞一下建制派的同事。

但是，我也想在此跟建制派同事切磋一下邏輯的問題。既然有"假難民"，即可能有真難民吧？但是我們說真與假的同時，也要知道他們能夠成為一名難民之前，必須經過一個審核的機制，而在正式確認或審核之前，是不能夠說別人是假的，因為尚未知真假，如果這麼快便將所有聲請者歸類為"假難民"，我覺得邏輯上是說不過去。當然，主席，我也理解，這個世界有很多種邏輯，有些是正常的邏輯，有些可能是建制派的邏輯。主席，說到這一點，我認為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說話要公道一些。無可否認，我相信現時的情況，免遣返聲請的制度本身存有一些不足之處，甚至是有地方或有機會被人透過這些漏洞，又或是透過一些程序而令自己獲得益處。這些益處包羅萬有，不一而足，也未必有需要在此詳細闡述。不過，我們同意有漏洞的存在，但卻不能輕率地說所有透過免遣返聲請制度提出申請的人一定是在濫用制度。

主席，在我們今天辯論題目期間，很多同事，特別是建制派的同事，經常將今次免遣返聲請牽涉的問題說得日趨嚴重。

我也希望大家看看一些實際數字。在今年11月11日，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一份"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當中的數據顯示，將2015年第三季度跟今年第三季度比較，相關的申請數字已經下降31%，這個穩定地持續下降的數字並不是謊話，那麼，主席，何謂"問題日趨嚴重"呢？

因為最後即使他們的免遣返聲請成功，主席，他們也不是滯留香港，而是可能被送到第三個國家，又或是如果他們申請失敗，便會遭遣返。主席，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對這些申請者來說，申請時間越長，便越痛苦，所以在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的情況下，甚麼才是真正的問題呢？便是制度上審核時間過長。當然，我們理解，這可能牽涉資源問題，以致過去拖延了一段長時間。我相信不論是民主派或建制派同事也一致認同，政府須增撥資源盡快處理申請者的個案，對此我們是完全沒有異議的，有異議的地方在哪裏呢？主席，是在周浩鼎議員原議案提出或其他建制派議員一直說的犯罪問題上。主席，邏輯上，我也希望跟建制派同事切磋一下。無可否認，任何族群也有犯法的機會，任何族群也有不法分子，但如果我們簡單地因為某個族群有人犯法，便把整個族群說成是混亂之源，我相信這是不公道的。

難道我們應該設立一個集中營，將所有自由行旅客困起來嗎？這個絕對是錯誤和欠缺邏輯的。如果將同一個邏輯放在今次的提案上，其實也是一樣的。主席，簡單來說，公民黨認為要長遠解決免遣返聲請審核程序需時過長的問題，便是加快審核程序，這問題剛才也有觸及。

但是，主席，我特別想在此提出，周浩鼎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出要增設禁閉營，我認為這已經跟時代脫節，因為以澳洲為例，也有相關設置處理難民，但從中可見，禁閉者在禁閉營中失去自由和失去最基本的尊重，只會令他們製造更大的混亂，從而引起更大的社會成本和事端。

最後，主席，我們認為社會應該盡量避免污名化或標籤某個族群人士，這是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要做的。我在這裏再次懇請局方向公眾作出更清晰的教育，這樣才能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標籤效應。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是一個現實問題，放在眼前的問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任何狡辯，都是辯不清這個問題的實質。每一次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一定有一些義正詞嚴、大仁大義的聲音表示，要人道對待難民。我想在這裏說清楚，我們從來沒有反對人道對待難民，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假難民"。所以，我希望泛民同意這一點，不要混淆視聽，不要站在道德高地說空話，首先要弄清楚實質的情況。政府在2014年推出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提出申請人數自此大增，而且出現濫用審核程序的情況。根據保安局局長指出，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後，提出聲請的人數大幅增加，增加了3倍多，每月平均有440人。截止2015年年底，累積11,000宗個案等候審核。根據我的理解，他似乎是歸咎於入境事務處人員工作緩慢。但是，根據政府的表述，這卻是由於很多難民或酷刑聲請者不合作，不肯提交文件，不肯提交證據，甚至乎裝病不去見審核官，不提交所有有用資料，令審核程序無限期拖長。保安局同時指出，有70%的聲請者，是在被警方或入境處截獲或拘捕後才提出聲請，抗拒遣返。這種做法不難令人聯想到，這些聲請者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濫用程序，務求可以留在香港。他們留在香港等候審核，短則兩三年，長則十年八年，在一些個案中，聲請者甚至乎在香港結婚生子，他們很多都是看中審核程序複雜和長時間，來香港做"黑工"，獲取經濟利益，打算賺到多少便多少。根據法例，這些提出免遣返聲請人士在逗留香港期間，可以取得"行街紙"。本來當局規定他們不可以工作，但基於人道理由，他們會獲得特區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按現時援助計劃，每名聲請者每月可以獲得3,000多元的生活津貼，其中包括超市食物券、租金津貼、交通津貼等，這些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的。事實上，更為嚴重的是，我們經常看到報章揭發"假難民"做"黑工"的報道，包括地盤工、洗碗工、搬運工、清潔工等，在這些行業不難找到他們的蹤影。如果想找他們的話，實際上並不難，如果泛民同事質疑這種說法的話，可到偏遠地區，看看從事物流工作的，例如拆箱等，有多少是這類人士，或者晚上在果欄附近當搬運工人的，有多少是這類人士。其實很容易找到，不要"離地"說一些維護他們的說話。難民來香港做"黑工"，不單影響本地基層工人的就業機會，還引發很多治安問題，所以，我們強烈要求當局要加強執法。除了"黑工"問題，"假難民"引起的治安問題，日益令人憂慮。根據保安局數字，獲擔保外釋的非華裔人士，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人數有顯著增加的趨勢，由2013年的608人，增加至2015年的1,113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免遣返聲請人士。這些"假難民"除了增加香港財政負擔，亦跟香港基層市民爭"飯碗"，甚至構成治安威脅，加強執法只能夠治標，未能治本。歸根究底，審核手續繁複是原因之一。但是，由於香港很多維護他們的人士，包括一些政客、一些社工，甚至乎法律界中一些涉及相關利益的人士，令"假難民"認為香港有他們的庇護傘，想來香港獲取經濟利益。有些"人蛇"集團看準這個漏洞，安排他們來香港當"假難民"並提供律師服務，從中謀利，有些人來香港時已經有香港律師的卡片，明顯是早有預謀。"假難民"問題對香港造成各方面的影響，包括財政承擔，工人"飯碗"和治安等，這些濫用程序來香港獲取經濟利益的人，當然有責任，但一些為了政治目的而守護他們的政客，亦應該為這事負上責任。我們促請政府認真考慮設立禁閉營這項提議，至少要他們交出所有有用的資料，讓政府可以先查核他們的身份，才讓他們離開禁閉營。主席，我謹此陳辭。

在今次的難民問題上，建制派同事說來說去也只是一個論點，就是指難民會為香港帶來沉重社會負擔。

當然，兩個問題是不能比較的，因為我認為就着"假難民"或難民問題，其實是更加簡單易明。因為它本身既是行政問題、程序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如果想解決這一項行政問題，只要增加成本，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包括增加人手、減省工序和簡約審批機制，就可以完全及簡單地解決問題，但政府卻沒有這樣做，原因只有2字——懶散。第一，很多事件的發生，可能也與警察有關，相信大家也記得，例如南亞水鳥拳事件，就可看到南亞裔人士在香港是如此橫行，是在深夜時分，有片段拍攝到他們於元朗毆打香港警員，而給予香港大眾的觀感，也是認為香港警察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另一方面，入境事務處同事在面對這些個案時，由於語言不通、文化不通，他們又該怎辦呢？面對這些問題，其實也可以經由行政層面解決的，只要增加人手——不單在數量上增加，而是在文化上增加，提升香港人的水平，以迎合一個國際基本人權公約的行政水平。

就是在這兩年間，政府過於懶散，只是一拖再拖，問題一天未發大，他們也不會處理。

嚴格而言，如果以建制派的角度，這問題是不應該在香港出現的，因為他們並不把香港視為國家成員國，類似國家擁有實然主權身份，這根本便是一個問題。由於全球趨勢向右轉，不論德國、美國和英國等擁有民選制度的國家，它們的總理、總統也面對着社會上的壓力，要求他們處理難民為社會帶來的問題。這些國家要處理的便是政治問題，因為它們本身是國家，但香港為何要處理呢？因為，我們本來也是一個有實然主權，類似國家的地方，擁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權，擁有獨特的行政程序，是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那麼，在這種說法之下，我們為何需要處理這個問題呢？說來說去，也是由於我們的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當面對這些問題時，他便會說香港可以隨便脫離國際人權公約。請大家不要發笑，這說法其實便是把香港倒退到一個連殖民地也不如的狀況。可以成為公約中國際成員國的身份，其實便是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地方的認證；如果要退出，便等於向世界各地表明香港是在正式倒退。所以，在權衡行政和政治問題兩方面，我認為後者是較為嚴重的。我們不可以看着香港由一個本來擁有獨立制度的地方，退化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從政府提供的數字看來，統一審核機制被濫用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需要爭議的地方是我們應以甚麼方法處理聲稱是難民的人士，怎樣才能有效地令機制不再被濫用，而香港又能在國際間的人權道德標準上維護他們的權利，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除禁閉營之外，議員還提出了數種不同方案，例如就提供法律援助設限，就這一點，我相信大家必須認真地深思。眾所周知，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以專業的法律水平就案情作出審查，究竟聲請者是否真的是難民？如他返回自己的國家，是否真的會受到迫害，他的人權及權利是否真的會受到威脅及侵犯？

是否因為他們對香港的經濟有影響，會影響本地勞工，所以他們的權利便要受到侵害？是否因為他們的難民身份，令大家認為在法律專業及客觀標準之下，其應有權利可被剝奪？在各項修正案中，其實不乏一些可行措施，例如在難民未來港之前，是否可和來源國建立通報機制，以便香港政府可及早先做一些工夫，在那些國家進行宣傳，告訴他們來港後不會獲得很好的生活，亦不容易找到工作？

因此，當很多建制派議員質疑我們談論難民權利是為了維護他們的時候，我便要反過來問：是否因為他們具有難民的身份，對香港經濟沒有好處，會打擊本地勞工，對香港福利制度帶來沉重負擔，我們便要限制他們的權利？

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求取平衡，探討怎樣加快審核的速度，令提出難民聲請和統一審核機制的使用人次降低，減少因此而滯留香港的人士。我相信透過行政措施，絕對可以在尊重提出難民聲請者的人權及尊嚴之下解決這問題。

聽過多位同事有關"假難民"的辯論後，我心中想，這項討論是一面照妖鏡，究竟哪些人緊張香港的資源運用，哪些人慷納稅人之慨，哪些人真正關心香港，大家一目了然。"假難民"的問題在社會上鬧得熱哄哄，是因為有人認為"假難民"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基於傳媒的炒作，但亦有人認為"假難民"牽涉人道主義的問題，所以應該盡量包容。但是，我必須指出，對於因為天災或戰亂而失去家園的真難民，我們絕無偏見。基於人道立場，假如我們能夠幫助真正有需要的真難民，絕對是一件好事，但實情如何呢？我們的而且確看到，近年來有大量來自東南亞地區，包括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尼的人士透過提出免遣返聲請而留港。據我所知，這些國家根本並無戰亂，亦非政治動盪，我亦鮮有聽聞未能成功申請免遣返的聲請人士在返回祖國後被迫害。除此之外，上述人士當中，大部分都是逾期居留，直到被入境處或警方發現，他們才隨即提出免遣返聲請。主席，根據保安局的數字，大部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在香港平均躲藏19個月。在他們正式提出免遣返聲請後，我們會提供人道援助，包括生活費和租金，但問題是，這群人在19個月內都無須靠這些援助仍能在香港生活，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另一點是，提出免遣返聲請究竟是否這群人來香港的初衷？另一點是，提出免遣返聲請究竟是否這群人來香港的初衷？大家可以看到，這根本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因為被發現或拘捕時，才逼於無奈，退而求其次。大家可以看到，這根本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因為被發現或拘捕時，才逼於無奈，退而求其次。就是為了延長他們的非法居留，將非法居留合理化、正名化。但是，大家不能不正視的一點，便是"假難民"的問題將會對香港造成長遠和沉重的影響。

如果把上述數字簡單加起來，1年便要花20億元；如果這機制不改變，政府用於酷刑和免遣返聲請的實際開支只會有增無減。而我們亦看到，即使並非所有提出酷刑聲請的人士都是"假難民"，但我們必須指出，在過去處理聲請的過程中，成功個案是寥寥可數，即在1萬多宗申請中，根據過往的數字估計，有九成多都不能被確立，真正被確立為難民的人不足一成。問題是，如果我們繼續容許"假難民"濫用本港的資源和機制，則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便永遠得不到幫助。對於有人提出，這究竟會否對南亞裔人士造成標籤效應呢？我覺得恰好相反，很多居住在香港並已領取"3粒星"身份證的南亞裔人士是香港的一分子，但是，他們也認為"假難民"的申請隊伍會影響他們在香港居住的權利。所以，大家必須明白，盡快杜絕"假難民"其實是幫助社會更快地接納、包容少數族裔人士，以及令他們能與所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香港市民共融。這是一個很重要而須處理的議題。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除了錢，即每年的開支外，很多同事也提到"假難民"當"黑工"又或做違法的事而構成治安問題。

我認為絕對需要處理。事實上，假如有關機制得不到改善，真難民只會繼續長期滯留在香港，只能在香港苦等。他們不能在香港工作，生活困難亦不能得到改善，可謂白白虛耗光陰，亦會耗費香港大量資源。所以，社會對"假難民"的不滿亦容易投射到真難民及已經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南亞裔人士身上，這是絕對不公平的。我們在這裏鄭重呼籲各位同事不能漠視"假難民"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假如每個人都好像泛民一樣，霸佔道德高地，但對"假難民"的問題"隻眼開，隻眼閉"，只為一小撮人的利益着想......

其中一個關注點是，縱使這些"假難民"可能是他們的同鄉，但這些人來港後從事非法活動，如"打黑工"，連帶影響了他們在大眾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他們以為"行街紙"就是工作證，到香港後便可以"搵食"。這些根本就是經濟難民。以越南為例，主席，我曾到訪越南，如今越南的經濟非常好，就業方面，可說是全民就業。至於有否政治迫害？

當然，宣傳工作要做足，讓他們明白"行街紙"並非工作證。故此，打擊工作要從源頭做起，我們一定要與不同國家的政府合作。

因此，政府一定要為審批時間設定上限。

主席，如果是"假難民"，我們當然要反對，並且將他們盡快遣返，但何謂"假難民"呢？是否在座哪位議員和哪位官員說一句話，便可以證明某個人是"假難民"呢？是不可以的，因為香港是法治之區，一定要經過相關的法律程序來核實，讓人上訴，這是我們非常珍貴的法治制度，我們一定要堅守。

這不是我林卓廷的意見，而是上訴庭的意見。上訴庭已經說得很清楚，在核實一個人身份之前，不能夠長期限制其自由，這是在剝削他的人權，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等規例。所以，我們不贊成建制派議員設立禁閉營的建議。當然，如果有關人士的難民身份已經被核實不成立，並已經過上訴程序，那麼拘留一段短時間等候遣返，是可以理解和明白的。有議員提議設立提出聲請的時限，但這又是否可行呢？其實，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不同的狀況，因為有些人當初來到香港時是未必想申請難民資格的，但後來卻看到家鄉的狀況有改變，又或是家人受迫害、家鄉政治環境急劇轉變等。我們也要考慮這些情況，而不能"一刀切"規定他們來到香港兩星期或一星期之內提出申請，否則日後不能提出申請。如果是這樣，將無法處理一些真正難民提出的申請。此外，有議員提議規定法援的上限。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無論是限定某些律師行處理多少宗個案，又或是在法律服務方面，限制處理這些個案時只能用多少個時數、錄多少次口供等，這些也會有實際操作的困難。原因是，律師行透過法援幫助這些申請人，也會有熟能生巧、工多藝熟的情況。他們處理這些個案越多，對這些個案的程序、相關申請人的國家背景、歷史文化、有關政治環境的熟悉程度將會與日俱增。

如果找一些不熟悉這些個案的律師處理，他便要從頭開始了解這類個案的程序、處理手法、相關國家或地區的背景等資料，反而可能是費時失事。

很簡單，香港所有的審訊一定要公平，如果申請人真的有很多理據，或情況有變，提出很多資料，律師行便不能說因為已經達到服務時數的上限，所以無法處理，又或是說已經做足法援署規定的個案上限，所以無法處理。我看不到為何可以這樣做，因為如果他是有理據的，香港的律師應該要幫助他處理，這是基本的專業守則。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但是，因為有一些高明的律師教唆他們可嘗試酷刑聲請，只要提出聲請，多則十年八年不用離港，少則三年五年，取得"行街紙"後便可在香港工作。

這根本是另一個問題，涉及兩個問題。

其實正正顯示這些在香港工作多年、為香港作出很多貢獻的人覺得得不到人身保障。

周浩鼎議員提出可否成立收容中心，其實這建議是參考了你們非建制派議員的意見的。你們說他們三餐不飽、吃得不好，住又住得不好，說可否找地方讓他們住得好一點。那麼成立收容中心又有何不可呢？

我們看到現在不單涉及南亞裔同族群體發生問題，也導致整體香港犯罪率上升，直至2015年這5年間的罪案增長接近1倍。所以我們現在不是不讓他們申請酷刑聲請，而是希望加快速度審理聲請申請，並希望成立收容中心有系統地為他們提供統一協助。我發言支持周浩鼎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想回應蔣麗芸議員剛才的發言，她說有些身為律師的議員在上屆立法會有申報利益。我可以告訴蔣議員，我本身不承接"假難民"或她所指的酷刑聲請個案，所以，代理主席，我沒有甚麼可以申報。但是，我想澄清一點，有很多香港法律界人士都有承接與酷刑聲請有關的個案，有些案件更上訴至終審法院，推翻過往政府處理難民時一些不合法及不合人權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任何議員都不要隨意地說有法律界人士教唆難民來港，說來港可以工作及取得"行街紙"，並教導他們利用酷刑聲請欺騙香港政府及香港人的資源。如果議員有證據證明，有律師或大律師胡亂教導難民申請酷刑聲請的話，我希望她可以拿出證據，我相信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一定會公正處理投訴，令這些害群之馬不能夠胡亂為人們提供法律意見，說可以申請酷刑聲請。但是，一定要拿出證據，不可以誣衊法律界人士。代理主席，我們現時看難民問題，必須看國際形勢。

鍾國斌議員剛才說，有些商會人士對他說因為他是有色人種，在街上會被人歧視。這是我們想看到的香港嗎？當然不是，但我們是否就應如一些政黨或傳媒般，動輒把難民問題、非華裔人士的問題放大，令所有香港人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十分嚴重，香港社會現時面對難民或非華裔人士留港的問題實在十分嚴重？這正是由於公眾被誤導，才會以歧視的目光對待街上的非華裔人士或膚色不同的人。我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香港。現時全世界都面對難民問題，香港所面對的難民問題是否嚴重到我們需要每天都在討論，動輒在議會提出議案，說事情十分嚴重，一定要用一些非常手段處理呢？先別說現時本港的統一審核機制是否需要檢討，其實這個機制早應該提出來，而不是好像政府般推卸責任，不肯正視問題，到官司被上訴至終審法院敗訴後又要重新再做工作，而香港本身已經提出酷刑聲請的難民又要重新再做，結果時間拖得越來越長。我曾與他們接觸，他們都不想留在香港，說在香港不可以工作，子女亦不會有甚麼前途。

我希望大家聚焦問題所在，用相應措施處理現時審核機制出現的問題，最主要是要加快處理申請速度，禁止有人用不合理的理據拖延進度及防止濫用。

至於律師團隊的訓練亦往往不足，這方面亦需要加強。所以，如果資源、程序及措施上可以做得更好的話，其實便可以加快改善現時所謂的難民滯港問題。公民黨同意需要全面檢討統一審核機制，但我們不同意設立禁閉式難民營，因為這牽涉的資源將會非常昂貴，亦嚴重違反人權，更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這些免遣返聲請人士從一些不合法或合法渠道進入香港後，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免遣返聲請，另一方面故意利用司法程序拖延審核，藉以延長他們的居港時間。由於人道理由，政府需要給予難民基本福利支援，構成社會財政壓力。此外，部分人士會在香港當"黑工"賺取報酬。因為他們索取的薪金較本地勞工低，有些僱主會冒險聘請他們工作。近日有報道指出，警方拘捕了持假身份證工作的免遣返聲請人士，他們意圖欺騙僱主。總而言之，他們這種行為可能會影響本地基層人士的就業機會。更大的問題是，部分免遣返聲請人士甚至參與黑社會的犯罪活動，對香港社會的治安和秩序構成負面影響，亦嚴重影響真正有需要申請免遣返聲請的人士。對於這些免遣返聲請人士及其衍生的問題，政府當局其實採取了不少應對措施，例如警方、入境處及勞工處會展開突擊調查、掃蕩行動，拘捕這些待審核身份的非法勞工，又跟內地執法部門聯手加強打擊偷運"人蛇"集團。但是，"賠本生意無人做，斬首生意有人做"，只要仍然有利可圖，一些"蛇頭"或外籍人士仍會以這個渠道聲稱受到酷刑對待，千方百計來香港，令問題很難杜絕。因為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出現不同的聲音，例如要求設立禁閉營，甚至提出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等。對於設立禁閉營的建議，我不太認同。一來牽涉的問題非常複雜，爭議很大，容易遇到反對，而設立禁閉營之後，更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去管理。此外，免遣返聲請申請人本身不是罪犯，香港政府沒有合理理由把他們關起來，限制他們的活動。況且，我們的社會高舉人權和人身自由，更加難以實行。至於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更可能涉及中央政府的立場，難以作出決定。我必須強調的是，在處理免遣返聲請人士的問題時，我們不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我們要打擊的，只是那些來自局勢穩定、未受戰亂影響，但只是因為經濟等其他原因而濫用機制和程序來香港的人。我們亦要避免事情演變成種族歧視，標籤了某些種族，破壞我們的多元社會；更要避免將真正有需要申請免遣返聲請、有需要援助又符合難民準則的人遭一併拒諸門外。事實上，當局已經就受酷刑對待的聲請人士的問題作出一些針對性措施，而這些措施已初見成效。根據數字顯示，今年首10個月，針對非華裔非法勞工的執法行動，較前年同期增加七成一；而被捕的非華裔"黑工"及"黑工"僱主，亦分別增加兩成六及四成四；期內入境處接獲新免遣返聲請的數字，也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一成半。我希望當局持續進行上述打擊行動，減少這些免遣反聲請人士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在今天的討論中，很多同事提出了不同的建議，我特別想說一說統一審核機制的問題。根據政府在本年年初提供立法會的文件顯示，當局在收到免遣返聲請申請時，要給予當值律師最少49天向免遣返聲請申請人取得指示，以填寫聲請表格。表格交回後，平均再需要等13個星期，才可以安排與聲請申請人會面。時間非常冗長之餘，不少聲請申請人亦借故不出席會面，繼續拖延審核進度。這反映出我們現有制度存有漏洞，亟需要檢討，作出改善。有些同事提出，希望當局增加資源加快審核程序，壓縮審批時限，令這些個案可以盡快得到處理，將不符合資格的人士盡快遣返原居地，並且訂立處理聲請的法定時限，阻止聲請申請人無了期留在香港，我認為都是值得支持的。更重要的是，當局同時要加強邊境堵截，從源頭打擊，阻止這些不是因為酷刑對待而作出聲請的人士進入香港。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出的"打擊'假難民'"議案。郭榮鏗議員剛才約略回應了蔣麗芸議員，說大部分法律界人士都是真心協助真正的難民，但我也想藉此機會，告訴郭榮鏗議員一些事實。第一，有報道指出一些"假難民"甫下機，便已有法律界人士在場等候，替他們提出酷刑聲請。第二，根據《東方日報》的報道，南亞裔酷刑聲請者湧港，法官質疑律師行包攬訴訟，包攬訴訟的情況是在730宗向政府索償的個案中，有430宗由同一律師行處理。此外，《明報》亦曾有一篇報道，標題是"承辦六成難民索償被疑涉包攬訴訟律師行申棄代表45個案獲批"。由此可以說明，現時法律界確實有些害群之馬，若說建制派議員純粹從片面角度批評"假難民"問題，我認為並不成立。如果有人真的因為家鄉的戰亂問題或受到政治迫害而逃難來港，我相信香港市民一定不會反對為這些真正的難民提供棲身之處。但是，我們接收難民須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難民；第二，他們只能短暫在香港逗留，不能年復一年長期在港居住。

所以，我們只能夠接收真正的難民，而且只能容許他們在香港短時間逗留。剛才有議員提出，建制派似乎總在抹黑難民，指他們引起很多社會罪案，但這並非事實，只屬少數。代理主席，這裏有多篇報道，標題分別是"當'黑工'倒垃圾'假難民'囚15個月"、"任搬運'黑工''假難民'囚15個月"、"勒索渣打印聲請漢囚9個月"、"6巴籍'假難民''黑工'判囚"、"姦妻舊同事聲請漢囚10年"、"巴漢聲請者當'黑工'判囚逾22月"。代理主席，若要繼續說下去，個案真是多不勝數，基本上每個星期均有這些"假難民"因為涉及"黑工"、刑毀、刑事罪行等各種問題而被羈留和扣押的新聞。所以，若要打擊"假難民"，解決問題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一如議案所提出，設立一個禁閉營。事實上，"假難民"在香港觸犯的罪行確實相當嚴重，除了當"黑工"之外，還涉及很多暴力和性罪行，這兩種罪行對香港治安和民生的影響特別重大。去年，有1,100名酷刑聲請者因為觸犯刑事罪行而被拘捕。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這個金漆招牌不應因"假難民"而被打破。

我剛才已經指出，"假難民"來港當"黑工"，所做的是甚麼工作呢？

這位同事真是太傻、太天真，他們當然不會為了這些食物券和生活津貼來港，他們來港的目的是當"黑工"賺錢。他還指出我們對"假難民"的支援不足，所以代理主席，我建議這位工黨議員不如捐出其半數薪酬幫助這些"假難民"好了，請不要慷香港人和納稅人之慨。因為我們已在酷刑聲請者身上花了11億元，代理主席，是11億元，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所以，我們要切實解決"假難民"問題，不應該再縱容他們，不應該讓他們在香港當"黑工"，和香港市民爭"飯碗"，也不應該為他們提供......一條龍的法律服務......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當然，我同意難民沒有甚麼真假之分，最主要是視乎他們是受到政治迫害、戰亂影響，還是從經濟角度出發。

然而，今時今日的香港社會，我們對難民能有何種程度的容忍量，應把界線劃定在哪處，是今天這項討論的最重要課題。

無論是非法入境者、非華裔人士或酷刑聲請者，數字均呈下降趨勢，問題似乎輕微得到紓緩。但是，如何加快處理現時滯留在港的人士，應是大家今天最關心的問題。

第一，我們過往似乎沒有參考其他面對大量難民潮的國家的務實處理方式，例如英國、德國及澳洲均有實施一些快速處理方案，但當然須在事前作出比較全面的考量。

有些人士顯然是乘搭飛機來港，不像電視上所見的敘利亞難民，翻山越嶺、扶老攜幼地過境。

主席，本會今天辯論由周浩鼎議員提出的"打擊'假難民'"議案。

如果有議員提出一項"打擊'蝗蟲'"議案，我同樣認為不應該接受。在酷刑聲請者中，當然會有害群之馬。陳克勤議員不斷展示有關剪報。

我明白這些標籤容易引起公眾共鳴，挑起憎恨，因為"假"字代表欺騙。

有些人甚至到清真寺拉橫額，真是匪夷所思。

主席，周浩鼎議員今天提出討論"打擊'假難民'"的議案。這項議題本身已很"假"，即等於"打擊偽君子"，大家聽到"打擊偽君子"都會拍掌叫好，這是當然的，因為目標是"偽君子"。等於"打擊'假難民'"，"假難民"當然是不好的，自然要有程序遞解他們出境，這是香港政府多麼渴望的事。然而，大家要記得這群滯港人士的身份尚待審批，若"一竹篙打一船人"，左一句"假難民"，右一句所有提出酷刑聲請的人士都是濫用制度，哪麼各位，這種評論是否真的公道呢？

201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10%尋求庇護的人被聯合國難民署確認為難民。香港入境事務處的資料顯示，只有0.02%的酷刑聲請個案被確認。據社團組織"難民關注網絡"的統計資料，香港有13%的政治避難人士要等待7至8年，29%要等待9年才有結果。

如果大家要問，就要問為何審批時間會這麼長？各位，如果要打擊"假難民"，設立禁閉營會否把弱勢打擊為更弱勢？

主席，香港之所以有今天，其中一點是香港人有一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主席，有議員剛才將打擊"假難民"說成是撕裂社會，選舉議題。

我們要阻止"假難民"以酷刑聲請為借口留港打劫、販毒、強姦或進行非法勾當。

主要是當他們被拘捕時，七成會說自己是難民，政府於是要投放大量資源進行審核。

如果他們真的有需要，為甚麼將食物券轉售呢？

"假難民"的問題明明很嚴重。

我們不希望這類事件在香港發生。我們是可以將"假難民"拒諸門外的，為甚麼不那樣做呢？需要我們施以援手的是一群有真正需要的難民，不是"假難民"。香港每年有1萬宗個案。

主席，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基本上將原議案所有內容刪去，根本是全部修改。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說，看到其他一些國家難民聲請的確立率很高，香港的情況卻不足1%，於是他有所質疑。他更說澳洲有33%，英國有40%，別人的確立率很高，所以，社會裏應該有很多真難民，他們不是濫用我們的機制。既然是擺事實，講道理，那麼我要指出請大家看一看聯合國的一些資料，所反映的是現在最多難民或尋求庇護的國家排名，分別是敘利亞、阿富汗、索馬里、蘇丹、剛果等國家。但是，我們亦看到來香港尋求酷刑聲請的人士所來自的地區，根據多份報章，包括《東方日報》等詳細報道，有兩成聲請者來自印度、越南；有一成九來自巴基斯坦；一成二來自孟加拉，亦有一成來自印尼。普遍就這數個地區來說，當然，我們不可說這些地區一定沒有戰亂或遭受迫害。但是，如果我們看看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提供的數字，很明顯，跟我剛才說的數個國家，即敘利亞、阿富汗、蘇丹或剛果等這類國家，情況似乎有所不同。現在來香港的難民，是否真的來自有戰亂的地方，或者真的有遭受迫害的情況？我相信大家可以作出判斷。

我聽到他的同事——楊岳橋議員——附和他，表示看到聲請個案減少，所以，大家不要看得這麼嚴重。這同樣是將邏輯倒轉來說，聲請數字有所減少，原因就是過往我們民建聯或其他建制派同事，一直督促保安局及政府當局採取措施和行動而致。

如果按照泛民主派的邏輯來說，"假難民"問題不是很嚴重，根本不需要花太多心機處理，甚至乎不需要處理。

這點正好突顯我們跟泛民之間的分別。

其實很多泛民議員的看法跟毛孟靜議員的看法有點相似。但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毛孟靜議員在她的修訂裏面同樣地，基本上修改了整項原議案。至於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在她的修正案或發言裏面，將所有責任推給中央政府，誣蔑中央政府把非法入境者推入香港，我覺得這是錯得離譜，她根本是包庇"假難民"，完全沒有意思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要在這裏以正視聽，主席，並我希望大家清楚知道，"假難民"這個問題已經困擾香港人多時。故此，我要再次重申，這問題連累很多本地守法的少數族裔，令他們飽受誤會和被錯誤標籤，所以要還他們一個公道。政府必須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打擊"假難民"，處理這件事。

我現在請何啟明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周浩鼎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啟明議員就周浩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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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海恩議員，由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周浩鼎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容海恩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周浩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梁美芬議員，由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周浩鼎議員議案。主席，真難民無論是否可以獲發"行街紙"，也會來香港；"假難民"若不獲發"行街紙"，便不會來港，混入社區當"黑工"。

我希望，我動議，各黨派共同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減少"假難民"來港誘因，支持取消"行街紙"的政策。政府剛才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希望議員一起支持我，多謝。

贊成的請舉手。

周浩鼎議員，你還有1分46秒作發言答辯。
主席，在議事堂連續兩天的辯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泛民主派議員基本上是反對打擊"假難民"。他們的說法只是為了繞一個圈包庇"假難民"，高舉人權旗幟，卻漠視了現時嚴重影響香港的問題。我終於明白為何泛民主派議員會包庇劉小麗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原來凡遇有嚴重犯錯的人，當我們要求執法時，他們便會拿出擋箭牌，包庇他們。我記得前一段時間，陳水扁因貪污被政府控告，也是高呼受到政治迫害。我現在終於看到，原來很多泛民主派議員都是陳水扁的翻版。今天我們再次看到，他們為了掩飾不想打擊"假難民"，不想處理這問題的意圖，於是便誣陷我們，指我們"一竹篙打一船人"、歧視，但說來說去......也是掩飾他們自己的想法......

為何這不是規程問題？
周浩鼎議員，你是否想作出澄清？
我在發言中表示看到很多陳水扁的翻版，但大家無須對號入座，我並沒有指名道姓；如他們喜歡對號入座，請悉隨尊便。我想指出最後一點，"長毛"剛才說如有"黑工"便應拘捕僱主，又說這是因為沒有標準工時，問題都在僱主身上，不應打擊"假難民"。所以，不管是甚麼事情，他們都要抵賴，香港沒有普選亦抵賴在中央政府身上。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條及《議事規則》第90條向立法會請求給予特別許可，以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有關請求的內容，已印載於會議議程內。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這項請求經列入會議議程，除非藉任何議員在今次會議動議無經預告的議案，決定拒絕給予許可，否則本會須當作已命令給予許可。是否有議員想動議議案？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動議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我反對給予許可的理由十分清楚及重要，因為立法會議員的發言受到《立法會條例》的保護，特別是該條例第4條清楚指明"不得因任何議員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或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表的言論，或因他曾以呈請書、條例草案、決議、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而對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我再三強調，第4條說的是，議員在立法會發表的言論是受到保護的，條例的精神是要保護立法會議員可以在會議中暢所欲言，不需要擔心發言會帶來法律的後果，這樣才可以令到立法會議員能夠有效充分反映民意，不用懼怕政治壓力。這把"保護傘"在今天專權的香港社會之中，尤為重要。作為議員，我們的天職是監察政府，如果失去了言論的保護，將會難以監察政府，甚至會造成寒蟬效應，令到議員不敢發言。所以，如果我們容許議員的發言內容呈上作為法定程序的證供，我恐怕會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政府日後可以在先例之下，理所當然地把立法會議員的發言內容，變成在法庭裏狙擊"眼中釘"的工具，方便專權的政府以言入罪。大家應該看看今次的案件所涉及的，在刑事法律程序之中作證。

律政司在信件中說：控方想取得立法會的會議紀錄，用來證明梁國雄議員曾經參與立法會會議。如果只是想證明某位議員曾經參與會議，其實並不需要取得任何會議紀錄，有很多更簡單的方法已足以證明某位議員曾經在當天出席會議。再者，律政司在信件裏清楚指出，今次搜證的範圍已經踏進了《立法會條例》的部分，寫得非常坦白。既然如此，為何律政司仍然要挑戰難關，想經過立法會複雜的程序索取有關的紀錄，而只是想證明一位議員曾經在某天開會呢？

梁國雄議員的出席率以高見稱，律政司其實可以有其他方法證明梁議員當天曾經參加會議，為何偏要執意索取立法會會議紀錄而進入第90條的程序呢？大家要注意，雖然律政司在信件指出，計劃作呈堂的會議紀錄只是用來證明梁國雄議員曾經開會，但律政司的信件中並沒有清楚指明這是否所索取文件的唯一用途。我們可以估計，一旦會議紀錄作為呈報證供，除了證明議員的出席情況外，還可以發揮很多非常難以預計、空間十分廣闊的其他效果。

又例如，律政司會否特別選取梁國雄議員某一些激烈的言詞，甚至斷章取義地揀選他某些批評共產黨的說法，以影響被告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呢？我們不得而知。既然目的只是要證明梁國雄議員有出席會議，為何一定要索取會議紀錄呢？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只是收到律政司兩段簡短的文字，實在不足以讓我們判斷，應否放棄《立法會條例》給予立法會議員重要的言論保護，這做法是否適當。所以，我覺得就今次事件，沒有必要向律政司提交立法會紀錄。立法會需要維護三權分立的原則，守護立法會議員的言論空間，監察政府的法定職能，阻止行政當局使用公帑，透過司法程序來欺凌民選議員，製造白色恐怖。這些過往我們已有見識，實在不能讓今次事件，令我們監察政府的空間進一步收窄。如果律政司想取得我們的同意，請他先解釋何以只為證明某位議員的出席，也非要取得會議紀錄不可呢？最後，我想回應，雖然有人指出，過去提出索取類似會議紀錄的申請也獲得批准，但大家要留意，過去8宗情況跟今次事件在本質上不一樣。舉例來說，2015年8月的黃毓民案件，是一宗暴力襲擊案。我強調，該案件並非涉及言論，是關乎行為，狹義上不受《立法會條例》的保護，所以不應該與今次事件混為一談。如果大家詳細閱讀其他7宗案件，也會得出同一結論，同意他們都不屬於、不觸及《立法會條例》的保護範圍。所以，我最後再三強調，今次我們必須守護《立法會條例》保護立法會議員言論自由、言論受到保護的重要原則。我們必須反對律政司根據《議事規則》第90條索取有關資料。
由於姚松炎議員提出了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本會會就這項議案進行辯論。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姚松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姚松炎議員就《議事規則》第902條提出的議案，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政治事件，很多事情其實都可以用法律、法治精神，以及《議事規則》及議會原則來解決。代理主席，我首先要澄清一點，這次是一件關乎立法會的既有行事方式、尊嚴、獨立及原則的事情，與政治取態扯不上關係。即使今次律政司司長要求索取的文件關乎一位非建制派議員的行為，我都會盡我所能反對律政司的這個行動。

他在9月14日的信件中，臚列了7位立法會同事，要求他們出庭作證。此外，他亦在信中列出126份不同的文件，要求秘書長提供這些文件。其實，秘書長已在10月18日以書面回覆律政司司長，而我覺得秘書長陳維安先生這封信的內容寫得非常好，亦非常有理據。剛才姚松炎議員談及《立法會條例》第3及4條的保障，我不再詳細複述，但為了這項討論起見，我再作簡單複述。第3條其實是保護議員在立法會所有委員會及議事程序中的言論及辯論自由，而這種言論及辯論自由不得在任何法院或立法會以外的任何地方受到質疑。這是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陳維安秘書長亦要求律政司司長給予足夠理由，說明為何他為了一件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事件，竟然要求看126份文件，亦要傳召7位證人。此要求是否過火、不合適、不對稱呢？律政司司長在2016年10月18日亦以書面回覆陳維安秘書長。我首先要說，律政司司長在信中已經大量縮減他要看的文件。但是，我發覺律政司司長在他的回覆中有一點很重要的地方，是前後矛盾的。剛才姚松炎議員在他的陳辭中提到，律政司司長在這封信中提出他要求提供這些文件的原因，而立法會秘書亦代立法會主席，於2016年11月30日回覆我們民主派議員，有關律政司司長在10月18日的信件中陳述他需要這些文件的理由。他表示："指明文件只可以符合法定條文的方式及按照涉及議會特權的案例所建立的原則，在法庭上使用。"當然，這件是法庭要處理的事件。第二，律政司司長認為，"指明文件的擬定用途並無違反第3及第4條的規定。

律政司司長認為，"指明文件的擬定用途並無違反第3及第4條的規定"，這正正是立法會主席須為立法會把關的一個重點。代理主席也知道，在宣誓事件上，立法會主席進退失據，做法為人詬病，他失去了作為主席的功能。在此事件上，我要表明，我並非要為梁國雄議員辯護，如果任何一位議員，無論是建制派或其他派別議員，在這議會上遭受同樣對待，我都一定會根據這個法律原則替他們發聲。這件事並非政治事件，而是牽涉法治及法理的事件。

代理主席，我們決不能如此簡單便把文件交給律政司司長，如果要提交，我們必須要考慮究竟要提供多少份文件，以及哪種類的文件可以提供。如果有問題，請主席徵詢法律意見，而不是靠人多人少舉手來決定我們要提供這些文件，因為立法會的運作、尊嚴和功能確實會被這次事件大大影響。多謝代理主席。

我們受到《立法會條例》保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基本法》說明行政長官負責在香港實施《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是中國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譚志源昨天只是重申，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可獲《條例》保護。

所以，我們要更小心處理，亦要看清楚律政司這次申請特別許可的理據是否充分。據我了解，就這次的特別許可申請，律政司早於9月已經與立法會秘書處有書信往來，並提出申請。

簡單而言，即使政府打算因議員在議事廳上一句錯誤的說話而作出起訴，議員是直接受《條例》保障的。

律政司這次索取文件給我的感覺，似乎是想旁敲側擊。既然立法會秘書處發送予律政司的覆函均提及有關的法律原則，我認為這種旁敲側擊的做法是不對的，會影響議員在議事堂的言論保障。

身為在立法機關內可以作決定的人，我們是否應該堅守我們在議事廳內的權利及議會的尊嚴呢？為了公眾利益，我們是否應該捍衞議員日後可以得到相同的保障呢？

正如我剛才約略提及，原因是有些申請根本不涉及議員的言論，只涉及議員的行為，另有一些申請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在議事廳內辯論，因為當局是在休會期間提出申請，主席便作出決定。所以，我認為以往多次的特別許可申請先例不能作為這次申請的參考。最後，我想說句，既然我決定發言，我早已預料建制派議員會批評我維護、包庇"長毛"，這是我意料之內的。

基於這原則，如果這次訴訟的被告是建制派議員，我和其他同事也應該根據這標準作出保護。大家不要將這件事過分政治化，建制派還是民主派議員皆有責任捍衞我們日後的議事空間，讓我們在議事時不受政權干預，不受任何潛在官司影響，保持議會正常的行事方式和良好的傳統。我們應守護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繼續議事。總括而言，我呼籲建制派議員捍衞大家的議事空間，並發言支持姚松炎議員的議案。

我發言是支持姚松炎議員提出的議案。

的確，律政司向立法會索取文件不是第一次，但是，代理主席，我們是第一次看到律政司如此大規模要求向立法會索取12份不同的文件，而當中包括很多是議員在立法會會議發言的紀錄，以及其他例如財務委員會的發言紀錄，令這次的事態與以往多次不相同。我首先要說，我非常感謝秘書處同事和法律顧問在這次事件上所做的工夫。在秘書處傳閱給我們的文件中，看到一封由律政司發出的信函，日期為11月24日；但是，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已經在之前多個月就這事件與律政司作多番周旋。其實，律政司首先是以一封簡短的信函要求索取文件的，時為2016年9月14日，當中提到希望索取證據，要求我們協助。

其後，律政司在11月25日再次發函，詳細解釋當中的理據。全賴秘書處和法律顧問非常專業的工作，馬上向律政司指出其實索取文件作這樣的用途，必須非常小心。以及為何我們支持姚松炎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呢？便是有很多大原則需要正式在會議廳內記錄下來。因為我們現時談論言論及辯論自由的保障。

為何我們在今次事件上要很小心？因為律政司在信件中要求索取12份文件，而當中很多都是議員在議事廳於立法會會議中作出的言論。律政司在信件中說明不會用這些文件來盤問或質疑一位議員發言的動機，不會問梁國雄議員究竟當時發言時，是否基於這個原因或這個動機？律政司有提到不會這樣用，只是想知道梁國雄議員當時有出席會議，亦有發言，會用這些紀錄作為證據。但是，我想問的是，如果是這樣簡單，律政司只要證明梁國雄議員有出席會議、有宣誓，當時亦有在議事廳發言，而不是質疑其發言內容，為何律政司不與辯方同意一個我們所說的"agreed facts"呢？如果律政司單單要證明梁國雄議員當時有出席會議、有宣誓、是否知道要作出申報等問題，其實這些是無須爭議，亦無可能爭議的。

如果律政司要證明如此簡單的事情，是無須向立法會申請許可，索取這麼多文件的。

我不知道控方會如何運用這些文件。我們要提出這項議案，即使知道這項議案很可能無法通過，因為需要分組點票。在分組點票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是建制派會否決這項議案。但是，他們否決這項議案的同時，我們亦要站起來發言，說明剛才我們所提出的一些原則及理據，而這些原則及理據，是過去300年來很多實行普通法國家的議會都有提到的。如果我們仍然尊重香港，仍然行使普通法，仍然尊重議會內有言論自由，而《條例》第3條其實是秉承了這項普通法的傳統，我們必須要站起來說清楚，記錄在案，令日後律政司再要求索取文件時......

主席，在11月29日，即這個星期二，也就是前天，20多名民主派議員去信主席，希望主席在今次會議先撤回這項議案，讓議員有更多時間研究當中的理據。

可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們今天支持這項議案，提出辯論，便是希望立法會要真正經過討論，而不要單單說以往也是這樣做，既然沒有人提出意見，所以未來便要照着做。主席的回覆，是說律政司已就有關請求提供足夠資料，讓立法會考慮是否給予許可。我知道律政司與立法會秘書處已有一段時間的書信往來，但我想請每位議員撫心自問，即使是今天會發言的一群議員，他們也是在這數天才開始深入研究這項課題。我們支持或簽署這封信，便是希望主席給予我們一些時間，亦希望主席會理解。當然，我亦會尊重主席的裁決，就是說要盡快把有關請求列入議程，但這事項的確在內務委員會上也是未有機會處理的。律政司過去曾多次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條申請特別許可，讓立法會人員可以在法庭作證。可是，根據我這數天的研究所得，過去是從未試過允許立法會人員，就涉及刑事案件的現任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大會所作出的言論作證。所以，這也是一次重要先例，而且政府提出的理據亦很薄弱，甚至前後矛盾。我反覆看過這封信，也不明白它的邏輯為何。所以，在欠缺理據下，我是支持姚松炎議員今天提出拒絕許可的議案的。

由此可見，在過去的案例中，也是不涉及立法會職員就現任議員在會議上所作出的言論作證，而且全部案例也有清晰控制。可是，在律政司就今次申請而向我們提供的文件中，當局就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會議的發言傳召相關秘書處人員作證的做法，便是把仍是立法會議員的人的發言用作呈堂證供，可能會令《立法會條例》給予議員的發言免責保障變質。就着會否損害《立法會條例》給予議員的保障這點，律政司在給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曾多次企圖安撫議員，指被告人的言論並非控方的訴訟因由，亦非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據，被告人亦不會就其在立法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承受任何刑事責任。由此可見，當局取得了會議紀錄，並找來立法會職員證明紀錄屬實，實際上，便是希望令這些理應受《立法會條例》保障的議員所發表的言論，成為該名議員的罪證。如果議員的言論最終成為罪證，則《立法會條例》的保障便形同虛設。所以，如果我們讓此先例一開，任何議員——不止今次的梁國雄議員——未來任何一名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上發表的言論，亦可能會面對同樣挑戰。如果有議員在立法會上，例如呼籲市民進行公民抗命，而他日後又參與了該次公民抗命行動，當局是否可以再次引用第7條，申請立法會職員就議員呼籲市民進行公民抗命的言論作證呢？這樣便會令議員的言論成為重要證據。本來，如果議員參與這個活動，法官只能裁定他參與一個未經批准的集會。但是，如果因為這些言論，令法院可以裁定議員策劃和發起未經批准的集會，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因此，我們認為，任由立法會秘書處就現任議員過去在議會所作出的言論作證，是後患無窮的。

我知道政府當局在9月14日已經提出要求，在9月14日至11月28日期間，我曾翻查紀錄，發現議員並未獲提供政府提出這個特別許可的相關資料。換言之，這兩個月內只是秘書處和政府的書信來往，我們毫不知情，亦沒有參與討論。說回這封信，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信裏面說，"指明文件將被用來證明相關的議會程序曾經進行，以及被告人曾經參與該等程序"。今天發言的很多位議員也曾經說過，這個會議有召開，梁國雄議員曾經參與過。"控方並非試圖懷疑或質疑相關的會議過程紀錄或報告所記錄被告人發出的任何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控方只是尋求援引該等文件為證據，以證明相關陳述乃由被告人作出"。接着，就是我剛才引用過一次的這句，"有關不當行為的指控，涉及被告人沒有申報或披露有關收款，或隱瞞有關收款。被告人的言論並非控方的訴訟因由，亦非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據，而被告人也不會就其在立法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承擔任何刑事責任"，這跟他在同一封信中說提出申請的理由之間存在很多矛盾。他這樣說，"控方認為，五名立法會人員提供的證據以及下表的指明文件，對證明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必需的，該等證據可證明：1被告人知悉對立法會議員施加的相關申報或披露利益的要求；2他身為立法會議員，故意及蓄意作出失當行為；以及3他的失當行為屬於嚴重而並非微不足道"。

剛才很多議員說，如果要證明梁國雄議員有出席過，很簡單，控辯雙方可以有一個事實共識，你問梁國雄議員，他亦不會否認他曾出席過這些會議。所以，我說，最後你要取這些文件呈堂，對整個案情的影響未必很大，以及究竟要索取多少份文件？

也許反過來說，不是予取予攜，任由律政司要求索取多少份——他要100份、要50份，也都給他——最後，現在剩下12份。但是，各位議員，或者建制派議員，你們曾否研究這是否必須，是否過多呢？

雖然我知道你們沒有甚麼興趣辯論這個題目，大不了說我們護短，偏袒"長毛"，這些我們剛才已說過，與這事的案情無關，而是律政司這個動作是否必要，以及有否違反《立法會條例》，還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法》第七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這裏有沒有人可以向我釋法，讓我知道不受法律追究的範疇為何。

我很希望建制派議員，如果你未能想通或不懂回答的話，倒不如離開或投棄權票，而不要盲目說過去這樣做，我們這次都應該——過去沒有人提出質疑，過去大家可能覺得理所當然，覺得無傷大雅，為配合法庭而盡量合作，不要讓人覺得立法會護短。但是，今天我們提出這個討論，亦是為立此存照，即使明知表決不一定成功......我謹此陳辭，多謝。

文件指出，該等議會特權與第382章第3及4條所訂的特權相若，a段指出："在議會程序中所作的言論或向國會提交的文件，不可構成追究法律責任的基礎，不論是刑事或民事責任。"這一段與香港的相若，但此段說明不能構成追究法律責任的基礎，即被告人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令自己承受刑事、民事責任，前後次序不能倒轉。至於b段，文件第3段以下的4小段是要連續一起去讀，不是用"或"，而是"及"的角度去理解，當中指出"該等言論或文件不可用於支持一項訴訟因由，即使該訴訟因由本身是源於國會以外的事宜亦然"。

第c段指出"不得由法院審查在國會所作的陳述是否真確或恰當，不論是基於直接證據、盤問、推論或陳詞"；及第d段"法院可接納若干議會程序紀錄作證據，但前提是使用證據的方式與議會特權相符，且不涉及訊問議會程序的恰當性，或訊問參與議會程序的人士的動機或用意"。我相信這裏已清楚說出重點，就是究竟他在議會外所做的事情，是否受到本會所限制，因而不能提供立法會資訊或會議紀要給法庭使用呢？其實，被告人在法庭也需要一個公平審訊，我相信律政司或控方有責任提交適用的文件供法庭參考。任何文件，如果法庭認為沒有需要或不恰當，法庭亦不會使用，而被告人的辯護大律師或被告人自己也會提出抗議。我相信律政司今次提出的申請有必要性，而且理據充分，亦具法律基礎。所以，我反對姚松炎議員提出的議案，而且我認為其理由並無法律基礎。

主席，我發言支持姚松炎議員提出的議案。這次的議案，以及姚松炎議員提出的反對議案都是關乎行政當局引發的一種白色恐怖，是蠶食議會內的言論自由和自主的政治行為。

開會前，主席有時會提醒大家有非立法會議員的與會者將不受此這條例的保障。其實，當時我並沒有想過有甚麼事會令我負上法律責任，我"行得正，企得正"，說出口的話，有甚麼好怕？但是，這4年來，香港實在變了太多，梁振英一步一步收窄香港的言論空間，就連立法會也不放過。

也許他更能達到中央經常提到的目標，便是三權合作、三權配合，而非三權分立。這些年來，我們看見的宣誓風波，上屆的宣誓過程與今屆相比，立法會與政府的處理手法的確明顯收緊了。

其實，整件事的過程、發展，明顯是行政當局要收緊立法會，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的言論空間非常重要的一步。檢控要求證明梁國雄議員有開會，其實，最初我非常疑惑，問了很多，現在仍不能完全明白。我相信市民也很難明白，市民每天都能從電視上看見我們開會，我們的行為舉止正在網上直播，每天都能看見"長毛"，每個會也有出席——當然，他只出席他有參與的會議。

控方並非試圖懷疑或質疑相關的會議過程紀錄或報告所記錄被告人發出的任何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這一段也許是大派定心丸，不過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控方只尋求援引這些文件作為證據，以證明相關陳述是由被告人作出。

律政司進一步指被告人的言論並非控方的訴訟因由，亦非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據，而被告人也不會就其在立法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承擔任何刑事責任。其實，這一段與前文所述頻有矛盾。

即使無法取得文件證明，是否真的與能夠成功控告"長毛"議員有關係？

小動作帶來大影響，一不小心政府便會得寸進尺，收緊再收緊，溫水煮蛙便是如此，我們早已習慣，他們要甚麼，我們便提供甚麼。主席，今天很多議員一直提到，也一直討論的《立法會條例》，不知情者聽起來還以為議員擁有很多特權，以為議員擁有行政長官所擁有的那些特權。事實上，我發現現在及過去我在立法會的4年間，事實並非如此，這項條例很大程度上都很廢。當我們想引用這條例質問政府，並要求調查政府時，一定會有保皇黨議員阻擋，令我們無計可施。

剛才也有議員說，你們不要以為這樣沒有所謂，下次便輪到你們。不過，我相信議員無需用這些論點來勸諭他們，因為我相信大家的原則不同，我們民主派議員的原則是要看到公義，反對強權。事實上，我相信能進入議會的議員也不懼怕被強權迫害。然而，依附強權的人就不認為這些事情會影響到自己，當然，可能到了某一天，他被人用完即棄時，才會後悔，但這已不要緊了，因為他覺得能享有一時的榮華富貴已足夠。建制派可能或一定會說——因為他們今天發言的人仍少，但稍後有可能忍不住而有人發言——我們這樣做是包庇"長毛"，但我心想，"長毛"根本都未怕過。

這完全違反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和一貫做法，因為法治是要規範當權者。然而，現在卻倒轉過來，由一些掌管法律的人——包括由律政司作出檢控——用法律來達致其政治目的，這顯然是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這亦是我們希望能透過今天的辯論，讓市民有多些機會看到和聽到的，因為最終建制派可能認為一定會有足夠票數通過議案，但為何我們仍要說這麼多？

諷刺的是，今次是由立法會自己提出議案，自行要求"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條及《議事規則》第90條請求立法會"——即立法會全體議員——"給予特別許可"。大家看到對面並無官員在席，因為這是立法會的"家事"。當然，提出這項議案的始作俑者是律政司，但在建制派控制下，本會根本已完全配合了政府的政治目的。

不過，正如梁耀忠議員剛才提到，其實今次我們在了解和討論本課題的時間很少，而且不知為何要盡快進行，究竟盡快的目的是為了甚麼？是否又想藉此製造一些政治事件？因為大家也知道，未來又要選舉選委，接着是選特首，"跑馬仔"，是否要配合甚麼目的？正如梁耀忠議員剛才所說，主席作出的很多裁決，包括今天也有些裁決也不作解釋，就是要快。所以，這是一個很壞、很壞、很壞的先例。今天我們將會看到的，恐怕是建制派議員完全配合政府的做法，把立法會享有的少許監察政府的權力及發言自由收緊，然後便進一步達致我們經常聽到中央所說的"行政配合"，最好連司法也配合，達致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3權互相配合。所以，今天如果我們通過這項特別處理的議案，把立法會言論受保障的權利進一步削弱的話，其實會令香港繼續逐步走至不能回頭的深淵。所以，我懇請議員——如果尚有獨立思考的話——希望你們也支持我們姚松炎議員提出反對這項議案的處理。

行政當局今天每每利用司法程序繞過立法會，甚至駕馭立法會，最近"689"梁振英透過律政司司長，表示要就劉小麗議員宣誓一事展開訴訟，已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例子。

律政司和政府是利用司法程序，侵犯立法會獨特而受到保護的權力。如果律政司或"689"梁振英是民主制度下的產物，我們還有少許理由相信他需要為其行為負責，因為他會受到所有市民、選民的檢視，亦會像民主國家般由大選決定其命運。可惜，今天的政府、行政長官和律政司不需要面對這種後果，因他只是由1,200名選委，相當程度上並非由選民授權的選委選出。

大部分有此決定權的議員可能皆無需要向選民負責，而這裏大部分議員加入議會的目的，並非真的為了維護《立法會條例》賦予我們的最重要憲制權利，讓議員在立法會行使職責時可不受任何行政干擾。

此例一開，我們可以預見無窮無盡的打壓異己行動，利用行政當局的權力進行政治打壓的行為，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湧現。這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壽終正寢的開始，希望香港人明白我們今天遇到的困境。我謹此陳辭，支持姚松炎議員的議案。

更何況，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如果我用英國的發展情況來說，只有以言入罪的罪行才能獲豁免，即不會用曾經發表的言論作為呈堂證供。是涉嫌收取黎智英的"黑金"而沒有申報，這種罪行並非以言入罪的罪行，主席。主席，說到這裏，現在已能分辨清楚，以言入罪的罪行，與"長毛"今天涉嫌收取黎智英"黑金"而沒有申報的這種罪行是兩碼子的事。如果按照英國的發展方向，我認為應讓律政司申請在法庭上使用這些關乎曾在立法會發表的言論，甚或是曾發生的情況的文件，供用作推斷一些事實。

主席，我今天早上已說過，我經常想起陳水扁被控貪污時表示，政府控告他是政治迫害。

主席，對於今天要討論的事宜，我們首先要弄清楚背景資料。

我今天聽了很多同事的發言，主要關乎兩件事，一件事是議會特權，另一件事是司法公義。讓我先與大家回顧一下議會特權從何而來。眾所周知，香港立法會是來自英國國會威斯敏斯特模式。主席，以前出任議會議長是很危險的事，曾有議會議長代表議會與國王溝通，結果被國王處決。在以前，公眾不能一字一句記錄國會的紀錄，記錄議會開會的文字是犯法的。在以前，議會的工作可說相當危險和艱巨，甚至會有性命危險。隨着議會的發展，到了後期，我們看見關於議會權力及特權的法例，香港亦有相關法例。

換言之，作為議員，不能因我們在議會內發表的言論而對我們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我剛才提到《條例》第3及4條，正正是保護各位議員能毫無顧忌履行憲制責任，即就香港各種政策、公共事務作出討論。這正是議會很需要的一種保護，讓我們能暢所欲言，為香港出謀獻策。說完議會特權，另一方面，香港人也非常清楚司法公義。正如大家經常聽見的一句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的包拯備受尊重，便是因為他在判案時不論貧富、貴族或平民，都一一平等待而處之。在現今的香港社會，不論是反對派經常提到的行政長官，抑或是立法會的議員同事，我們在法律面前也必定要人人平等。如今，這宗案件關乎有議員同事懷疑秘密收款，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法庭將會處理這宗案件，作出公平的裁決。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如何？相關被告是否罪有應得？看來，議會特權與司法公義在這場辯論中有所衝突。剛才聽見不少反對派同事表示，不能讓立法會人員作證，因為在《條例》的保障下，我們享有這項特權。儘管法庭現時有一宗官司需要相關證據，但我們享有特權，所以我們不應該讓立法會人員作證，不應該將立法會紀錄交給法庭作為證據。

其實，就這方面衝突的考慮，最近英國上議院也有所討論。有一位上議院議員提到，他與香港人的憂慮非常相似，他認為在議會內，議會的特權不應該為議員向第三者收取賄款提供保護傘，司法機構作出公義的審訊非常重要。所以，其實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在司法公義和法律特權兩者間是有一條出路，讓我們作出平衡。過去一些案例衍生出的法律原則，以及《條例》第7條，正正提供了一個平衡渠道，讓我們作出適當的平衡，既可以保護議會特權，亦可以維持司法公義的彰顯。

至於律政司這次向立法會申請的特別許可，究竟須取得的文件用途何在？這是最關鍵的地方。如果相關文件是在法庭內或其他法律程序中，就我們議員同事在議會內的言論作出起訴，這便侵犯了我們議會的特權。在律政司信件的第6頁第二段，我們看到律政司交代文件是用作證明曾進行過相關的議會程序，即當天我們曾召開該次會議；以及被告人曾參與這些程序，即被告人曾在當天出席該次會議。我剛才聽到有同事問，是否這些東西也要證明？我想，稍為對香港法律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法律程序中，我們需要向法庭、法官證明所提控事實的每一點，包括如果被告人不同意自己名字叫陳大文，我們都要證明他名叫陳大文；如果被告人不同意自己的出生年份，我們都要證明他是在哪一年出生。剛才有反對派同事說，我們可以使用較簡單的方法，與訟雙方在法庭內可以使用agreed fact，即雙方同意的案情。正確，如果被告人能夠與控方互相達成協議，當然這沒有問題。但如果雙方不能達成協議，一如我剛才所說，連一些最基本的事實也要提供證明，包括我們議會當天有沒有召開會議、被告人有沒有參與過會議等，這些看來好像太陽從東方升起的事實，我們也必須在法庭內交代。在我剛才提及律政司信件的段落中，說明控方並非試圖利用這些紀錄證明被告人發出的任何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即是說，文件與被告人在議會內所發表的言論完全無關。

因此，我認為就今次的特別許可，其實我們應要批准。

當然，我覺得有一點，我們議會的同事無須擔心。原因是，儘管有議員可能不同意我剛才所說的論點，但根據現行法律制度，即使我們向法庭提供這些文件，或容許我們立法會人員到法院作證，其實最終的決定權仍然在法庭上。

所以，希望我們議會的同事能清楚，法院最終將會是公正的把關人，為我們議會的特權及彰顯司法公義作最後把關。

我想，對我們議會運作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我們今天討論的這項特別許可，其實並非議事規則委員會或行管會所牽涉的範疇。這應在我們的大會上，由我們各位議員作詳細辯論，並作表決。剛才亦有同事問到，究竟是否有迫切性，要現在就提交立法會？是否應給予我們多一點時間慢慢討論？就此，我希望大家都看清楚，相關法庭的案件，其實過去亦已作出審前覆核，將在不久將來確定審訊日期，即法庭現在有需要看清禁，究竟雙方有多少證據確定呈交、雙方證據是否齊全、雙方有沒有反對，然後定出審訊日期。如果我們容許這件事在我們的議會內蹉跎歲月，讓人"拉布"，將令法院不能定出審訊日期。我不知道這是否有人別有用心要這樣做，但我不希望因為我們議會拖延而造成不能彰顯法律公義的結果。代理主席，就我剛才的發言，我贊成給予這項特別許可，容許法院能考慮我們立法會的這些紀錄和文件是否應在法院內作為證據，以顯示法律公義，還我們香港人一個結果。

代理主席，我想傳媒拍一下現場，席上非建制派議員鬼影都沒有，他們在真理面前發抖，溜之大吉。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搜集證據，需要立法會職員作證，並提供有關紀錄作為佐證。過去，這種情況在立法會歷史上曾經出現8次，我亦曾經歷這種情況。

但是，為何今次偏偏會有反對派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反對給予許可？

我們在立法會當議員，在議事堂上當然受到《立法會條例》的保障，我們議事時的言論自由受到保護。但是，這裏是立法會，立法自然要守法，誰說在立法會內可以無法無天呢？想以《立法會條例》作保護傘，為所欲為，知法犯法，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今天，梁國雄議員涉嫌直接收受金錢的行為，為何反對派議員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呢？

我同意立法會真是禮崩樂壞，古靈精怪層出不窮。他們過去只是"拉布"、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但現在動輒衝出來圍着主席，已經等同議會暴力。

有反對派議員又表示，特區政府以至梁振英想把他們逐一取消資格。

他們說現在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被收回，令立法會無法走回頭，墮入深淵。

最近發生宣誓風波，法院亦已作出判決，或許會給予公眾或本會同事一種感覺或印象，認為立法會備受打壓，甚至受到司法侵入或釋法侵入，各方面好像都向立法會施壓。

我只想立法會重回正軌，並指出今天這項議案的數個盲點。

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這是第一點。

當然，任何慣常處理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的律師都應該清楚知道，在審訊過程中，主控或原告可要求，法庭有時也會要求雙方盡可能簡化案情，並提出多一些同意案情。

我未擔任立法會議員前，曾經是執業大律師，多年來處理過不少案件，很多時候也要考慮，應否事先盡力爭取多一些同意案情，遇到阻力的話又要怎樣做。

只要這些公眾文件符合4項要求，便可以根據普通法原則呈堂，無須考慮剛才所說的要證人正式提交文件。該4項原則包括，有關文件是否用作公眾紀錄，即當初為何要提交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是否應開放讓公眾索閱？當事人有沒有責任保存和擬備這些文件？有關文件是否真確？如果能夠符合這些原則，理論上，任何公開紀錄本來無須有關人士親自提交法庭，所謂呈交或呈堂也理應可以被接受。

如果符合以上6項條件，便可根據《證據條例》第22條獲得豁免。所以，我們可以討論有否更佳方法。

代理主席，我想提出另一點，有同事問會否太趕急？

律政司在2016年10月18日第二次致函立法會秘書處，較詳細解釋為何要這樣做、會怎樣使用文件，以及他們有何理據認為這樣做不會違反《條例》第3及4條。

所以，理論上不需要這麼趕急，只是提前兩天通知便要本會作出決定。那麼趕急的話，只會給予反對派的同事多一個藉口及理由，指斥主席同流合污或完全對行政機關投降，甚至指斥立法會變成"無掩雞籠"。

代理主席，不得不提的是，剛才有同事，包括建制派的同事表示，我們不是要以言入罪，而是討論有關議員操守或貪腐的刑事案件。

我們應該正視今天這項議題，因為有同事提出不希望立法會向律政司提供一系列文件。

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一定支持議事堂上的言論和辯論自由，《條例》第3條及第4條也強調我們發表的任何言論，即使批評過火，即使要斥責政府或任何人，我們也不會有壓力，因為我們不會被控告誹謗或追究其他法律責任。可是，在議事堂外，立法會議員的言論便不會受到同樣保障。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確實要警醒，為何市民會認為我們享有的特權，令他們感到不能接受，因而用批判角度看這些特權？今天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這是在程序上、制度上保護市民知情權的措施。

根據同一標準，他們是否也可以這樣對待與他們政見不同的議員？

那便是因為他們要指鹿為馬，將這件事說成是因為梁國雄議員在議事廳外發表了一些言論引起的......

我完全無法接受反對派議員將這件事無限擴大，誤導市民，指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要剝奪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權，我真的認為不是這樣。我真的認為他們不應該這樣說，他們理應實事求是，不要因為當反對派過了火，明明是有道理的，他們應該知道——真的不可能不知道，每位議員都要填寫表格，那是公平、公正的，而且過往亦有議員因為雞毛蒜皮的事被調查。

主席，規程問題。
我擔心梁美芬議員剛才的發言已經到了一個程度，論及梁國雄議員是否知悉有關責任，這是將來審訊會牽涉的議題，我希望她不要在這方面說太多。

主席，我的發言一直貼題，我希望謝偉俊議員細心聽我表述，他無須那麼憂慮，法庭自然會以同一個標準判斷這事，主席，我不同意他所謂......

所以，我覺得這個許可是應該給予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必須指出，若姚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即意味本會將不會向律政司提供進一步協助。我認為《議事規則》確有不足之處，因為此事涉及立法會議員，雖然梁議員沒有發言，也不在席，亦不知道他稍後是否打算投票，但我認為梁議員不應該參與本會的投票。雖然本會的《議事規則》只要求議員不得就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事宜進行發言及表決，而即使梁議員選擇發言及投票，亦可能未必違反《議事規則》，但大家也記得，本會多次辯論均對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加諸非常高的要求，認為除了規則的規範外，應該比紙更白，亦應該接受"陽光測試"。既然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我認為亦應對各位議員有同樣的要求。不過，我聽罷很多支持姚議員議案的議員，卻沒有任何一人指出這一點。大家可以不同意，但他們沒有理由想不到，亦沒有理由看不到。當然，我也不知道梁議員將有何打算及是否選擇投票，但我希望正在收看這次辯論的公眾人士及傳媒朋友知悉，這是《議事規則》的不足之處。

此外，我也要指出，我們一方面說要維護議會的尊嚴，但如果另一方面卻沒有清楚確認，所有投票的議員皆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實屬不負責任的行為。

當然，我並沒有秘密的資料來源，律政司沒有給我秘密信息，廉政公署亦沒有給我秘密資料，更不知道其他被指收受"黑金"的人在被投訴後，廉署或律政司是否已經開立檔案進行檢控或投訴。不過，根據一些報章的報道，我也可以告訴正在收看辯論的市民，被指收受"黑金"的政治人物或議員其實不止梁國雄議員一人，而我亦知道已有很多市民前往廉署投訴。讓我引述《東方日報》於2014年7月23日的報道，當中指"集團昨日揭發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短短兩年多內，向不同泛民政團及個人秘密捐款合共逾4,000萬元。黎智英昨親口承認有關資料大部分真確。本報翻查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發現涉嫌收取了黎智英巨款的5名現任泛民議員，全部都沒有申報有關捐款，部分人及其所屬政黨，更曾在收款前後，在立法會的會議上公開為壹傳媒說好話，但從未主動申報收款利益。有建制派議員直指該等泛民議員違規，有法律界人士更質疑有關行為可能已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有區議員不排除日內到廉政公署舉報有關議員。"我們再看看另一篇報道，應該是前一天的......

今年年中，黎再向眾人'揼水'，民主黨、公民黨及梁國雄維持同一金額，唯獨李卓人獲加碼捐款100萬元"。主席，我謹此記錄在案。雖然我知道《議事規則》未必能夠處理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基於議會的尊嚴，實在有需要處理議員直接、潛在或間接的利益衝突。主席，關於今次的請求。剛才發言反對向執法機關提供文件的議員，主要的論據是給予特別許可將會影響議員的言論自由，甚至違反《條例》第3條及第4條的規定。事實上，保障議員的言論自由，確保他們在議會內的說話得到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我們也不會制定《條例》。我們也要多謝秘書處在這項議案獲列入議程前，已經做了大量工夫。正如很多議員所引述，立法會的法律顧問及秘書長均已多番要求律政司澄清索取文件和要求公職人員作證的理由及請求的內容，而我認為秘書處在這方面已作了合理的把關。我們也知道，主席亦察悉律政司已在11月24日提出的請求中，就有關事宜提供所需的資料，包括作出以下申明——我認為這一點十分重要，亦希望在這裏讀出，讓所有市民知道我們對於把關十分重視，亦明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正如謝偉俊議員所說，這次律政司要求索取文件，並不代表我們放棄《條例》第3條及第4條的任何一個部分——"指明文件只可以符合法定條文的方式及按照涉及議會特權的案例所建立的原則，在法庭上使用。我們認為指明文件的擬定用途並無違反第3及第4條的規定。指明文件將被用來證明相關的議會程序曾經進行，以及被告人曾經參與該等程序。控方並非試圖懷疑或質疑相關的會議過程紀錄或報告所記錄被告人發出的任何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控方只是尋求援引該等文件為證據，以證明相關陳述乃由被告人作出......被告人的言論並非控方的訴訟因由，亦非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據，而被告人也不會就其在立法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承擔任何刑事責任。"我相信這一段已經非常清晰指出律政司提出這項請求的目的。很多議員無限上綱或根據無限的想象力說，如果是為這用途的話，根本無需這樣做，又問如果律政司在取得資料後錯誤或不恰當地引用，應該怎麼辦。雖然我理解議員的憂慮，但我認為也不能夠因而不相信我們的司法制度、不相信法官。正如很多法律界人士已經清楚指出，最後是否同意引用相關文件或內容將會由法官把關。難道法官會眼巴巴看着律政司錯誤或不恰當地引用議會的說話內容嗎？我不相信我們的法庭程序是這樣的。很多議員也表示要尊重法治及維護司法獨立，我相信有關的法官亦相信，維護議會的《條例》及確保案件審訊的公平和公義，都是維護法治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上綱上線，也不要加入太多想象。

主席，總的來說，我認為有關請求合乎程序，亦合乎議會的慣例，所以我看不到為何我們不支持這個請求。

主席，我首先引述2014年7月23日的《信報》社評，標題是"道德高地切勿建築於銅幣之上"。

11月24日進一步提供的資料文件顯示，提交資料與我們一直關注的言論自由沒有衝突。我引述當中的一段："......要尋求援引該等文件為證據，以證明相關的陳述乃是由被告人作出。被告人的言論並非控方的訴訟因由，亦非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據，而被告人也不會就其在立法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承擔任何刑事責任。

反對派、泛民議員一直擔心，一旦開了先例，立法會便會失去言論自由。

這完全吻合我剛才引述的《信報》社評，儘管《信報》與泛民關係非常友好。

他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只是堆砌出來的理由，為免自己人受害。

作為立法會議員，必須以一套道德標準來嚴己，絕不能寬己嚴人。

如議員在這方面都做得不足，如何能取信於公眾？

我帶來了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2015年發表的報告書，講及多位受影響的議員，當中有現任亦有離任的。

我希望全港市民不會只視這為單一事件，而是會看到這對於立法會議員，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和民主派會議的議員來說，是一種傷害和剿滅。我希望全港市民都能以這角度理解此事。所以，我支持郭榮鏗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動議的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

主席，我們今天要以事論事，究竟這項由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於11月24日提出的申請，要求立法會給予特別許可提供12項指明文件的本質為何呢？

簡單而言，就是梁國雄議員被指涉嫌在較早前收受黎智英26萬元。

實際上應該由控方自行決定。既然律政司提出了這項要求，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應考慮的是如何維護法治精神，而不會作出任何偏袒或包庇。再者，我亦想在此重申，香港是一個講求法治精神的地方，梁國雄議員雖然被控涉嫌收受款項，但一日未經定罪，仍假定他是無罪的。

我們應該從維護法治精神和履行公民責任的角度提供協助，亦希望依法處理香港的事務。當得悉有罪案或有調查機構需要幫助時，便應該給予援手。

因此，大家無須上綱上線，亦無須說甚麼"如果今天不堅守這位置，明天就會輪到你"，彷彿是在說"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主席，聽罷謝偉俊議員的發言，我認為他在法律上的分析相當清晰，但現時的問題並非法律觀點的爭議。

信任問題導致這項看似正常的程序令泛民主派議員非常擔心。為何有信任問題？這是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尤其是梁振英執政後，出現了社會撕裂、制度崩壞、濫用權力等問題，導致我們不得不有所擔心：這項看似正常的程序，當中有否可疑之處？正如早前有議員指出，今次要求的紀錄，其實可以按法庭其他程序，例如以"agreed facts"的形式處理。當然，我亦聽到謝偉俊議員所說，如果在這方面有爭議，控方有需要提供資料。

我過往曾是執法人員，我明白蒐證的角度。

所以，我今天要說清楚，我們不會贊成向政府提交相關紀錄。

我相信正在收看電視的市民，可能未必真正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或者，很多人對於在今天這個明媚的星期四下午，一群立法會議員所爭論的事宜，甚至是部分有法律背景的立法會議員娓娓道來的一些法律原則，他們聽起來不太明白，根本說不出所以然。我認為我們有責任為正在收看電視直播的觀眾，簡單說明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律政司要求立法會給予許可，容許他們索取一些相關文件，以處理一宗針對梁國雄議員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案件。索取的文件包括會議紀錄、出席紀錄，以及有關梁國雄議員有否在某些會議上說過某些話的文件等。

主席，聽起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法律程序，但容許我在這裏贊同林卓廷議員剛才短小精幹，但擲地有聲的數句說話。

當然，我們沒有足夠能力聘請一些超越國寶級的大師，書寫數個字便可以籌得數千萬元。

我們無可避免地會質疑背後有否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過去數年，我們見識到這個政府如何運用其公權力，在處理不同問題時如何有所偏差，我相信這些問題，其他同事今天亦已娓娓道來。就以梁振英為例，他的UGL案件同樣備受質疑，同樣令很多人認為他行為失當，但為何處理辦法有所分別？為何建制派議員在面對梁振英的弊案時，態度又似乎跟今次有天淵之別？主席，這就是為何我們心裏有合理的疑問。

謝偉俊議員剛才與我們分享，並展現了他過往從事刑事檢控工作的豐富經驗。

根據我非常淺薄的檢控經驗，任何文件或事實的陳述，如果得到辯方的同意、認為沒有爭拗，的確可以列載在"同意案情"的法庭文件上。

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技術層面而言，當一些相關的證供或事實已經變成公眾領域的一部分，其實未必需要透過今次的程序取得。無可否認，公道一點說，律政司希望在每一個層面，包括每份證供都由相關人士作出更充分的準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取得平衡。一方面要方便處理刑事案件，另一方面要顧及議會的尊嚴和既有的規則，尤其是"言論不受檢控"、言論不應該成為任何法律檢控的基礎，這些都是我們過往高舉的原則，因為我們不希望打開任何缺口而成為一個案例。主席，這個缺口不是為梁國雄議員一人而守護的。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在此對各位說，無論將來情況如何，尤其在政治世界，一天都嫌長的情況下，在席的其他議員或任何一位議員將來有一天可能都會面對其他檢控，我們今天高舉的這項原則都一定會適用於他們。即使他是一位建制派議員，即使他的言論、政治立場與我們很不同，我們都一定會繼續保護他不受衝擊，尤其是來自行政機關的衝擊。行政機關打算借制度的一些漏洞來得到想得到的東西，我們要努力保護將來的同僚。正是這個原因，我開首時說我們今天並不是為梁國雄議員一人說話，我們為的是整個議會的制度。主席，正如其他同事剛才已很有智慧地說，今次的情況是特別針對1位在職議員的言論，其實是我們之前從未遇過的，這就是為何人們需要張開耳朵，這就是為何香港人要關心這事。主席，正如郭榮鏗議員剛才很坦白說，我們相信姚松炎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成功的機會很低，但是否就代表我們不應該說出一些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我們是否不應該盡最後努力說服在席的建制派同事？

打開缺口的人往往是自己人，而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地方，希望建制派的同事能夠小心考慮。

主席，今次律政司的要求令我想起"木馬屠城記"這故事；律政司以調查梁國雄議員為名，實際上是要攻陷《立法會條例》。如果今次開了先例，放這隻"木馬"進來，憲制上賦予立法會保障議員在議會發言的權利的保護罩便會消失。這事情並非針對梁國雄議員一案的錯與對，亦不是要作出任何評論，而是關乎立法會能否保住議員在議事廳享有言論自由這個金漆招牌。

這個問題並非單純口舌之爭，而是關乎立法會尊嚴的問題。

周浩鼎議員剛才引用英國的情況，並說及英國國會議事規則的改革方向，所以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云云。對的，我們不應故步自封，英國國會是由民主選舉產生，但我們的立法會呢？我們的特首呢？要突破故步自封，請先幫香港爭取一個真正的普選。改革應是向前，而不是向後；今次律政司的要求正正削弱了立法會的尊嚴，以及過往一直保護着立法會議員的制度。因為我們不相信梁振英，雖然大家都不想看到這種不信任，但過去幾年，社會有多少撕裂、多少爭拗？

如果這先例一開，我們的防線失守的話，便正如周浩鼎議員剛才所說，我們高舉的言論自由旗幟將會倒下。所以，當人家步步進迫，我們便更要守着這條底線。

今天發言的民主派議員不僅是要捍衞本身的言論自由，假使有一天周浩鼎議員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行事也會用同一把尺、按同一個原則，就正如大家經常引述的一句話："我不認同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發言的權利"。

主席，我支持姚松炎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動議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雖然對於這項議案稍後投票的結果，我們亦心裏有數，但我們仍希望藉着發言，盡最大和最後努力守着防線，守着不要開先例，以免這隻"木馬"攻陷立法會，令議員在議事廳享有的言論自由都失去保障。主席，我謹此陳辭。

律政司不知是否因時間關係，還是要好好地籌備，最終要到預備上庭作第二次審前覆核，即11月24日，才大幅度削減要求索取的文件數量，而要求作供的立法會人員數目亦由7位減至5位。當然，律政司亦不敢怠慢，終於詳細列出理由。

這些都不要緊，但律政司在信件較後部分似乎想安撫大家，並提到："指明文件將被用來證明相關的議會程序曾經進行，以及被告人曾經參與該等程序。控方並非試圖懷疑或質疑相關的會議過程紀錄或報告所記錄被告人發出的任何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

當然，也有一些近期在2015年或2016年的例子。故此，多位民主派議員曾致函主席閣下，希望押後討論這個議程項目，因為如此嚴肅的一件事，議員只有兩天時間預備或翻查紀錄，實在不足夠；我們希望可以工整、嚴肅和謹慎地處理整件事。我們最初只收到一份文件，即律政司來函的翻譯本，提述為何署方要求索取相關資料，但當時議員沒有雙方之前書信往來的資料。

我希望主席明白，我們不是想搞事。

主席，今天是2016年12月1日，還有1個多月時間，我看不到為何要急於在兩天內處理？為何連下星期處理也不可以？我們不是拖延，因為根據傳媒報道，預計審訊會在明年5月底至6月進行，可見真的沒有甚麼急切性，一定要在兩天內匆匆處理，對嗎？

無論是從程序、議員責任或主席責任的角度而言，大家都希望可以更工整和公正地辦事，所以我們要求有更多時間處理，但很可惜，我們的要求被你拒絕了。剛才多位同事已經陳述過我們對相關程序等各方面的憂慮，這些憂慮並非毫無理據，相反地，這些憂慮在法律上有根有據，所以，我們會支持姚松炎議員提出的議案。

主席，感謝各位同事就我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亦感謝大多數同事發言支持議案。

議員如遭受刑事檢控，例如涉及受賄案，建議豁免當地特權條例的保護。

其實，英國政府最終未有採納有關建議，原因詳述於有關報告第155段。

英國國會議員的反對意見，正正與今日多位同事的發言不謀而合。

對此，我感到非常失望。身為律師的議員，既未能守護法治，更明言放棄對議會及議員的重要保護。

由此可見，英國國會議員比這位香港立法會議員優秀得多。首先，當他們對特權條例不滿時，便進行公開諮詢，並啟動修改條例的程序，而在未修改法例前仍會維護法治精神。

謝偉俊議員已指出，這個做法非常危險，隨時會被視作藐視法庭。大多數的反對意見都有未審先判、未判先假定被告有罪的嫌疑。為何擁有專業律師資格的議員，竟然會未判先假定被告有罪，更指不提供資料便等同包庇？坦白說，若有議員同事在立法會會議上直接判定被告有罪，我實在替他們憂心。律政司下一個要求，可能便是索取今天會議的紀錄，以檢控這些未審先判的議員。最後，我想清楚總結幾點。第一，不提交律政司要求的資料，完全無阻本案的檢控工作。謝偉俊議員已清楚解釋，多位發言支持議案的同事亦清楚說明大量其他可達至相同效果的方法，而無須提交任何資料。因此，大家千萬不要被誤導，以為不提交資料便會影響刑事檢控。

第一，律政司表示"並非試圖懷疑或質疑......被告人......言論的真實性或適當性"。律政司只是提及"真實性或適當性"，並沒有否認試圖質疑被告人言論與案件的關連性和引導性。第二，律政司在信件中說"控方只是尋求援引該等文件為證據"。

政府尋求使用有關文件作為證據，已違反《條例》第71條有關議員在會議席上的言論不得作為證據的規定。第三，律政司說"被告人也不會就其在立法會......的言論承擔任何刑事責任"。

第四，律政司說"屆時，法庭可藉該刑事法律程序裁定有關條文的內容，並就使用有關材料所涉及的任何問題作出決定。

律政司想立法會議員放棄《條例》第71條賦予的權力，將問題交給法庭，由法官決定。這句話直接要求由法庭處理，只要我們提交資料，法庭便懂得就我們提交的材料所涉及的任何問題作出決定。

這種要求直接破壞三權分立，直接叫立法會議員自毀長城，放棄原本保護議會、保障各位議員言論自由的法定權力，由法庭代為作出裁決。所以，我懇請各位議員細心詳細考慮，這次的要求與之前8次完全不同。如果議員這次同意提交相關資料給律政司，便等於完全放棄、破壞《條例》第71條賦予立法會應有的權力保障......這並不是為保護個人，而是為保護整個......

在我就這項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